謝偉俊議員就"議事規則委員會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的工作進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我謹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2019-2020年度會期的工作進度報告，並簡介委員會的幾項主要工作。委員會曾考慮梁繼昌議員提出的建議，即在《議事規則》增訂一項新規則，禁止立法會主席"擔任任何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職位，不論該職位有否提供報酬"。經商議後，委員會決定就該建議諮詢全體議員。諮詢結果顯示，約三分之二作出回應的議員不支持該建議。委員會因而決定不會繼續處理有關建議。委員會亦曾計劃參考英國國會下議院的處分機制，考慮立法會應否針對議員在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作出極不檢點行為，施行類似處分。

委員會打算探討有何方案處理此項關注，以及研究是甚麼原因導致議員動議不具立法效力議案的機會減少。此外，委員會亦曾同意探討能否對委員會主席選舉的機制進行徹底檢視並作出相應修訂，以處理本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引起的問題，並避免經常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就委員會主席選舉引入新的程序。然而，由於上述事項所涉事宜複雜，就相關事宜進行研究及諮詢需時甚久，委員會不大可能在本會期內完成研究該等事項，而本會期是今屆立法會最後一個會期。因此，委員會決定將該等事項交由下一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各位，特別是所有委員和秘書處的同事對委員會給予的支持。

因應立法會通過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的議案，把建議延長4個星期法定產假的《2019年僱傭修例草案》交付事務委員會處理，事務委員會一共舉行了4次特別會議討論《條例草案》的相關事宜，並已於《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當日，即6月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相關商議成果提交了報告。在此，我不再贅述。隨着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持續，對本港經濟及就業市場造成重大衝擊。委員關注到，在職及求職人士在就業方面同樣會遇到更嚴峻的困難。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就業及失業支援措施，包括開創短期就業職位，以及增加培訓學額及津貼，讓一些暫時失業人士或開工不足工人，可以維持收入及解決財政困難。為加強保障僱員的職業健康，大部分委員強烈促請政府當局修訂《僱員補償條例》，把2019冠狀病毒病列為職業病，讓感染病毒而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僱員可獲得補償。委員亦促請當局繼續關注僱員在酷熱天氣下工作及長時間站立工作所引致的健康風險。

大部分委員支持建議，以加強阻嚇作用及確保僱員的職業安全，並促請政府當局盡早提交相關立法建議。委員亦關注僱員的勞工權益。由於大部分賺取法定最低工資的僱員為政府外判合約員工，委員歡迎政府當局由去年4月1日起實施新措施，改善這些外判合約員工的待遇和勞工權益，並促請政府當局檢討新措施的成效，以期進一步改善外判服務制度。

我謹以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本年度工作報告，並簡述事務委員會工作重點。委員關注自去年年中起示威活動持續，外圍環境不穩，以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經濟造成的整體影響。就此，事務委員會於去年12月6日與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與當局討論其為支援本地企業而採取的相應措施。委員對當局先後推出的4輪"撐企業"、"保就業"的紓困措施表示支持，並表達不同界別的企業所面對的問題。香港經濟一直面對下行壓力，加上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進一步打擊香港經濟活動，很多企業的生意額進一步下跌，資金周轉出現困難。有見及此，事務委員會先後在去年10月、本年3月及5月的例會上與當局討論其支援企業的多輪優化措施，並支持有關的撥款建議，以協助本地企業應對流動資金不足、缺乏推廣業務資源及出口信貸風險等挑戰。至於內地與香港的商貿關係方面，委員歡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國家商務部於去年11月簽訂就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協議，以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市場，讓香港企業和專業界別以更優惠待遇開拓內地市場的商機。在本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曾與當局討論香港創科發展及再工業化政策，以及就創新及科技基金下各項資助計劃的進度提供意見。委員認為確保有效運用創科基金的財政資源十分重要，因此，委員促請當局評估及量化創科基金下各項資助計劃的成效及成果。為促成創造更多優質職位以挽留科技人才，委員建議當局應透過推動在私人市場廣泛使用本地研發成果，促進本地創科業產業化，以及鼓勵跨國研發公司在港設立區域辦事處。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詳列於報告內，我藉此機會多謝各位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我謹以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重點匯報事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的商議工作。本年度事務委員會聽取了公眾人士及相關團體就推動香港足球發展所表達的意見。委員認為政府應積極鼓勵商界為球會及足球賽事提供更多贊助和支持，並且通過議案，促請政府對贊助本地足球運動的企業提供額外免稅額，以支持足球發展。此外，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加快增建公共足球場，供球會舉辦訓練及賽事，並且讓市民進行足球活動。有委員認為，香港足球總會應與本地足球界不同的持份者加強溝通，並且應增設渠道讓球員及球迷，就香港足球發展的狀況反映意見。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修訂《遊樂場地規例》，務求更有效管制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公園內唱歌或演奏所造成的噪音問題。政府接納了委員的意見，並且向立法會就《規例》提交了修訂建議，包括立法禁止表演者收取報酬，賦權當局列明演奏及歌唱活動須遵守的規定，以及提高有關罰則以加強阻嚇力。在文娛藝術方面，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向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增撥9億元的建議，以進一步帶動贊助文化藝術的風氣，幫助藝術團體擴闊財政來源。委員相信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將影響藝團籌募捐款和贊助的能力，因而要求政府當局加強支援藝團，協助文化藝術界在疫情引致經濟下行之際得以持續發展。此外，事務委員會亦討論了《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檢討進度。委員促請當局及早制定有關的修訂，以回應公眾對大廈管理的關注。政府表示，當局計劃在新一屆立法會會期盡快提交相關法例修訂建議。目前，政府已發布大廈管理的工作守則、指引及程序核對清單，供法團及業主採用。

主席，我謹以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2019-2020年度報告，並重點介紹數項主要關注。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卷一的必答題引起社會極大爭議。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文憑試的擬題機制。委員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取消有關試題的決定意見紛紜。部分委員擔心，取消試題會對考生不公平，並影響文憑試的認受性，亦有委員認為，由於該試題偏頗及誤導，因此贊成取消，並促請考評局檢討文憑試的擬題及審題機制，以確保試卷質素。教育局表示將與教育界和考評局代表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檢視，並已要求考評局調查事件，檢討擬題及審題機制。主席，順帶一提，有文憑試考生就考評局取消有關試題於6月3日提出司法覆核，被原訟庭法官高浩文於7月3日駁回。近年不少家長投訴幼稚園和中小學的教科書及教材內容偏頗失實，事務委員會對此非常關注。有委員認為，現行的課本評審機制及校本教材管理機制行之有效，因此不應再對學界施壓。此外，亦有委員認為，教師不應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製備教材，加入偏頗及負面的意見，誤導學生。有委員建議，教育局應把通識科教科書納入課本評審機制、檢討有關校本教材管理機制、加強推廣價值觀教育、嚴肅跟進不合適教材，以及懲處在編製教材方面違反專業操守的教師。事務委員會曾就向4所非牟利國際學校提供工程設備資助貸款發表意見。

當局表示，下學年開始會逐步優化有關的監管措施，並制訂全面的審批機制。事務委員會亦關注因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而需要停課對學生的影響，並就學校在5月至6月分階段復課的安排提出意見。委員促請教育局協助學校做好復課準備，確保師生安全。最後，我藉此機會多謝各委員對事務委員會過往1年工作的支持。

事務委員會支持本港創新及科技的發展。委員普遍認同政府當局發展智慧城市的措施；但就設置多功能智慧燈柱，委員反映公眾的疑慮，擔心政府當局使用該等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收集都市數據時，能否妥善保障市民私隱。推動數碼政府及擴展網上公共服務是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一環。委員普遍歡迎政府當局計劃推出"智方便"平台及成立創新實驗室。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引進電子政府服務的進展緩慢，因此促請當局加倍努力，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務。委員又指社會期望創新實驗室發展開創性的技術，以改善市民日常生活並促進經濟發展。智慧城市能否有效發揮功能，取決於通訊網絡的覆蓋是否全面，以及互聯網服務是否安全可靠。事務委員會關注到，當局推行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的進度緩慢，即使光纖網絡鋪設到村口附近，村民在連接光纖入屋方面仍遇上困難。委員建議政府當局進行調查，以了解村民未能連接光纖網絡的情況，並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在本年度會期，部分委員曾多次就有關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的事宜表達關注。委員的關注源於通訊事務管理局在2020年3月決定撤銷向免費電視持牌機構發出須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此外，因應港台部分節目被批評違反"一個中國"原則時政府當局所採取的立場，委員亦對港台的編採自主表示關注。同時，部分委員亦關注到港台在跟進《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所提建議的工作進展，以及有市民批評港台部分節目偏頗和有欠持平，但亦有市民表示支持港台。我藉此機會感謝各位委員和秘書處對事務委員會工作的支持。

主席，我以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工作報告，並簡述幾項重點工作。在2020年4月，事務委員會曾聽取關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調整2020-2021年度票價的簡報。委員察悉，根據現行票價調整機制的安排，2020-2021年度港鐵票價調整幅度本應為+2.55%。不過，2018年第四季至2019年第四季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的按年變動為-2.48%，按機制票價調整幅度應視為0%。

大部分委員呼籲港鐵公司不要在隨後兩年實施+2.55%的整體票價調整幅度，以支持社會各界渡過難關，並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在年內，政府當局就數個運輸基建項目諮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包括"人人暢道通行"計劃、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擴闊工程、加士居道天橋隔音罩、新橫塘河橋等。委員積極提出意見，供政府當局考慮。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繼續跟進涉及鐵路的規劃、推行及運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積極就沙中綫的工程，以及《鐵路發展策略2014》下的建議工程，包括東涌綫延綫和屯門南延綫，提供意見。

主席，本人以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概述幾項重點工作。就香港宏觀經濟事宜，委員關注本地社會事件及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導致經濟情況惡化，對各行各業造成沉重打擊，並促請政府制訂紓困措施以"撐企業、保就業"。委員亦關注美國政府可能會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施而對香港施加制裁，或會影響聯繫匯率制度和資金自由進出香港。就此，委員促請政府制訂應變措施，以免對香港經濟造成不利影響。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方面，委員關注香港社會持續動盪，或會損害香港的金融及貨幣穩定。委員促請金管局嚴加澄清不利香港金融穩定的惡意謠言。委員亦強調銀行業應推出更多措施，以協助本地企業及按揭借款人克服疫情帶來的挑戰。在發展香港證券市場方面，委員曾討論發展香港成為首選上市平台的策略，以及聽取香港交易所簡介未來發展路向。委員促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港交所加強保障投資者利益、提升上市公司的質素和管治水平，以及改善市場的質素。此外，委員歡迎證監會寬免本年度的牌照年費的決定，並要求證監會考慮繼續寬免來年的牌照年費，以減輕證券業界的成本負擔。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及保險業監管局討論推動香港保險業發展的事宜，特別是進入大灣區市場的措施。委員普遍對政府向保監局注資沒有異議，但亦有部分委員認為該筆撥款應以有息貸款的形式提供。就"積金易"平台的發展，委員促請政府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制訂措施，確保"積金易"平台推出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收費可盡早下調，使計劃成員受惠。最後，我感謝各委員過去一年積極參與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以及秘書處對事務委員會的支援。

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的數項主要工作。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事務委員會非常關注政府當局就預防及控制疫情制訂的措施。因應全球各地和本港疫情的發展，委員在不同階段就收緊或放寬入境管制措施、強制檢疫安排及社交距離措施等事宜提出多項建議。委員普遍認為，當局應提高病毒檢測的能力，以縮短等候檢測結果的時間；增加社區的檢測量，以掌握病毒在社區存在的情況；加強外科口罩及個人防護裝備的供應；並長遠提升公營醫療系統隔離設施的承載能力。在其他疾病的預防、控制及治療方面，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加強地區康健中心在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方面的角色，包括推行骨質疏鬆症篩查服務；進一步提高季節性流感疫苗的接種率；推行多項癌症篩查或疫苗接種計劃，以降低本港癌症的發病率，以及加強對癌症病人、癌症康復者及照顧者的全方位支援。委員並認為，當局需要推行多項措施，應對因2019年的社會事件掀起的精神健康問題。為確保有充足的醫護專業人才支援本港的醫療系統，委員要求當局在新一輪的醫療人力推算工作中，加入工作量指標和醫生與人口比例等因素。就當局擬推行預設醫療指示和容許病人選擇在居處離世，委員支持當局提出的多項建議，但促請當局同時加強生死教育及晚期照顧服務。此外，委員認為，當局應就香港基因組計劃制訂個人資料保安措施和私隱保障制度，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就基因數據的使用引入規管措施。最後，我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我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在本立法會會期內，事務委員會曾就數項關乎司法機構的事宜與當局進行討論。當中最受關注的是2019冠狀病毒病在香港爆發，令法庭程序整體延期所帶來的影響。有委員認為司法機構應考慮委任更多暫委法官及盡快展開法庭科技化工程，以應對司法人手短缺；並增加資源，令法庭可24小時運作，以處理大量積壓的案件。此外，事務委員會支持於高等法院大樓低層4樓加建法庭及相關設施的大型工程項目，以應付法院的運作需要的建議。

司法機構政務處回應指不宜評論個別案件，但強調對於符合有關機制要求的投訴個案，司法機構會按部就班地處理及考慮。事務委員會曾討論與屬律政司職權範圍的政策措施，包括"願景2030——聚焦法治"、就《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應否適用於香港及如何在香港實施所發出的公眾諮詢文件，以及有關與內地就清盤事宜的建議合作框架等。有委員認為向公眾人士推廣法律教育，特別是《基本法》教育，對於"願景2030——聚焦法治"至為重要。在法律改革方面，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去年12月發表《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就其先前發出的3份諮詢文件中的初步建議所接獲的回應，臚列分析和最終建議。報告書的主要建議包括訂立多種在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將香港的同意年齡劃一為16歲、增訂多種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而無分性別的性罪行，以及改革一系列雜項性罪行等。事務委員會委員大致對該報告書表示支持。事務委員會在商議過程中，均有邀請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參與會議發表意見。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我藉此機會感謝事務委員會各委員和秘書處人員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及支援。

謝偉俊議員就"立法會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調査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代表專責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專責委員會按立法會《議事規則》第206條而成立，以處理梁繼昌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就梁振英先生從UGL Limited收取款項及相關事宜聯署提交的呈請書。專責委員會未獲授權行使《立法會條例》第91條的權力。經立法會主席任命後，由11位議員組成的專責委員會於2017年3月3日展開工作。專責委員會一直審慎地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執行立法會交付的工作。專責委員會一共舉行了19次公開或閉門會議，就各樣相關事宜進行磋商。專責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第I部分主要介紹專責委員會的成立，以及與專責委員會工作有關的重要事宜。第II部分載述專責委員會曾向哪些人士或機構發出索取資料的要求和出席研訊的邀請；以及相關人士或機構的回覆。鑒於專責委員會在搜集資料和證據方面遇到困難，委員曾考慮採取不同行動，以協助進行調查，包括：第一，徵求專家意見；第二，尋求立法會授權專責委員會行使第382章第91條所訂的權力，以命令有關各方到專責委員會席前作證；及第三，邀請律政司提供其所管有並有助專責委員會調查工作的任何資料。主席，經審慎考慮後，專責委員會沒有採取上述行動，並決定就所得資料進行研究和審議，希望可得出結論，擬備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在過程中，委員考慮到在索取資料和取證方面困難重重，難以就調查工作獲取相關、充分及全面的資料和證據。相關各方亦拒絕出席專責委員會的研訊，以致專責委員會無法向證人獲取更多資料和證據。專責委員會亦察悉到，所得資料屬一般性質。由於取得的相關和有用資料有限，專責委員會無法以公平客觀的方式，就其調查的事宜達致任何可確立的調查結果、觀察及結論。鑒於專責委員會的運作一直舉步維艱，委員認為難以依據其職權範圍，就所涉事宜進一步展開調查工作。具體而言，專責委員會無法進入查明事實及審議的階段。故此，專責委員會決定結束其工作，並根據《議事規則》第784條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在此，我再次感謝所有委員及相關同事及秘書處的幫忙。

事實上，自2014年10月起，立法會及內務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UGL事件。而在2016年11月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與尹兆堅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01條，就梁振英先生從UGL收取款項及相關事宜聯署提交呈請書，共28位議員支持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的要求。依據當時《議事規則》第206條的規定，呈請書遂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已撰寫報告，詳述及總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我在是次發言會扼要指出少數報告的一些重點事項。第一，周浩鼎議員在專責委員會工作期間引起爭議。專責委員會在2017年4月25日舉行第三次公開會議，考慮周浩鼎議員就經修訂擬議主要研究範疇中文本提出的修訂建議。周浩鼎議員在會議前將修訂建議交予秘書處，秘書處在會議席上將修訂建議的影印文本提交委員省覽。當日，專責委員會並沒有就修訂建議達成任何結論。會議結束後，立法會秘書處按照既定做法，在2017年4月26日以會議跟進事項的形式，向委員及立法會秘書處相關職員發出周浩鼎議員修訂建議的影印文本及電子複本。其後，這份電子複本的有關修訂，經"追蹤修訂"功能可發現是由名為"CEO-CE"的使用者作出。

由於梁振英先生涉及修訂擬議主要研究範疇，我們表示驚訝及不能接受，並認為梁振英先生作為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對象，不應干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事實上，專責委員會曾去信梁振英先生要求提交資料及出席聆訊，可惜梁振英先生只提供了一些基本文件，並表明拒絕出席會議。我們亦指出，周浩鼎議員在2017年4月25日的公開會議上就擬議主要研究範疇提出修訂建議時，並沒有申報他曾和梁振英先生就主要研究範疇的事宜作出討論，以及他是按梁先生的建議提出修訂。周浩鼎議員及梁振英先生的行為嚴重誤導專責委員會，亦嚴重損害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根據專責委員會報告，專責委員會曾在2017年5月15日舉行的閉門會議討論周浩鼎議員所引發的爭議。對於專責委員會報告未有披露有關閉門會議的詳細內容，我們並不認同，認為這項決定有違公眾利益及公眾知情權，令公眾無法知悉周浩鼎議員的行為有否違反議員操守及破壞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第二，專責委員會亦曾訂立一項無約束力安排，要求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我認為專責委員會持有的實際資料並不屬於須以額外措施嚴加保密的資料，當時情況亦未有任何變化，以致必須將某些資料以額外措施嚴加保密。因此，在《議事規則》既有的保密安排下，額外要求議員簽署保密承諾書會成為先例，可能對日後因應呈請書而成立的專責委員會的運作造成影響。基於這個原因，我、楊岳橋議員、尹兆堅議員及林卓廷議員並沒有簽署保密承諾書。最後，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困難重重，由於調查對象拒絕合作，加上專責委員會未能運用《立法會條例》的調查權及傳召權，專責委員會難以作出有意義的調查結論。梁振英先生作為專責委員會的主要調查對象，卻拒絕出席所有專責委員會會議，令調查工作難以進行，因而無法查找UGL事件的真相。梁振英先生拒絕與專責委員會合作的態度令人極度遺憾。根據少數報告第5至9段，周浩鼎議員曾與梁振英先生聯絡，就專責委員會的擬議主要研究範疇作出討論。周議員其後提出修訂建議，卻未有及時向專責委員會披露有關事件。周浩鼎議員的行為有違誠信，並嚴重損害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我們予以強烈譴責。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監獄規則》第56條訂明，"囚犯可收受來自監獄以外並由[懲教署]署長所決定的書籍、期刊、報章或其他刊物"，但懲教署監督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書刊屬該條文a至e款所述情況，可將其扣起和處置，而不轉交還押人士或在囚人士。

我想問局長，《催淚香港》、《自由六月》、《邊走邊吃邊抗爭》、《坐監記》、《千日無悔》、《獄文字》、《審判愛與和平：雨傘運動陳詞》及《陳健民獄中書簡》等書刊究竟有何問題？這些書刊如何影響在囚人士改過自新，又為何會對院所的保安造成威脅？

請局長清楚說明。

由於懲教署的工作懲教並重，我想詢問當局如何從教育着手，在管理外來書刊的政策方面協助年輕囚犯糾正錯誤觀念？

主席，在囚人士需要收取書刊，原因之一相信是他們正在修讀某些課程或準備參加公開考試。就此，我想了解，政府在協助在囚人士於獄中進修方面，是否訂有鼓勵政策？舉例來說，正在進修的在囚人士需要教科書、參考書或講義，他們收取書刊的數量限制是否與其他在囚人士一樣？

海外很多先進國家都容許囚友上網，他們讀書亦可以利用網上資源，但香港的囚友則沒有上網機會，所讀的書刊亦有所限制。

如果保安審查變成政治審查，這就並非香港的監獄或懲教署該做的事。

局長，你有否補充？

第二項質詢。

主席，政府自2009年起推行長者醫療券計劃，現時向65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提供每年2,000元醫療券金額，以便他們選擇最切合自己健康需要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

就陳凱欣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我的答覆如下：一政府曾於2018-2019年度及2019-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向合資格長者一次性地提供額外1,000元醫療券金額。政府會因應來年的經濟展望、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社會不同界別的需要，考慮是否需要提供一次性的支援或紓緩措施。至於是否調整現行醫療券金額，我們必需考慮不同的相關因素，作出審慎的評估。政府近年已就計劃推行了多項優化措施，包括將醫療券金額由最初的每年250元逐步提高至現行的每年2,000元、在2017年將計劃的合資格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以及去年把醫療券的累積上限提高至8,000元，亦容許醫療券在地區康健中心使用，以及將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計劃恆常化等。香港人口持續老化，我們預期使用醫療券的長者人數和相關的財政承擔均會繼續增加。在考慮日後是否有需要調整醫療券金額時，我們會通盤考慮本港公私營醫療服務的狀況，以及對公共財政的長遠影響，並仔細評估政府的承擔能力。二就應否讓夫婦共用二人的醫療券金額，考慮到每位長者的健康狀況和需要各有不同，為了確保醫療券確實用於長者自己身上，基於公平原則，我們認為醫療券的使用及醫療券戶口應繼續以個人為單位。這樣亦有助避免有長者為了將醫療券讓予配偶，而即使自己有需要也不使用自己的醫療券。讓夫婦共用二人的醫療券金額，亦與我們鼓勵長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和提升自己基層護理的政策目標不符。因此，政府並無計劃容許夫婦共用二人的醫療券金額。三衞生署剛於去年年初對計劃完成了整體檢討。檢討的結果顯示，計劃大致達到其原訂的目標，即在公營醫療服務以外，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方面，為長者提供額外的選擇。在計劃的資助下，長者可以更容易地從社區中屬意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獲得最切合自身健康需要的預防性、治療性及復康性服務。根據檢討所進行的調查，從長者對計劃的使用、認知和觀感可見，醫療券受到長者用家的歡迎。政府已於去年3月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就檢討的結果及建議的優化措施作出匯報。

雖然如此，檢討亦顯示從強化基層醫療健康的角度，計劃有不少未盡完善的地方，包括未能更有效地促使醫療服務提供者及長者提供及使用符合基層醫療健康參考概覽的服務，以及提升長者在預防各種疾病和促進健康生活等方面的意識。

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第一，我們就長者醫療券金額所作的考慮，其實一直與政府現行的醫療服務政策相輔相成。

因此，我們提出其他公私營計劃，例如醫院管理局推出的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當中涵蓋不少私家醫生，以便向長者提供私營服務，從而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李國麟議員的補充質詢是關於5個醫療專業，其實我們一直有大力推動這5個醫療專業，並透過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予以認證。

政府會視乎情況，考慮是否有需要增加長者醫療券計劃下的醫療服務，即李議員剛才提及的不同類別。我們會就這方面進行檢討和處理，而考慮因素包括長者的需要和期望。

我們會繼續推展這些工作，而長者醫療券計劃亦會繼續檢視長者的需要。

醫療券固然讓很多長者受惠，但我們最擔心的是會否有人濫用或不正當使用2,000元的長者醫療券。我們過去經常討論眼鏡的問題，而自政府在去年6月規定，每名合資格長者可使用醫療券支付視光服務的配額為每兩年2,000元後，申請數目較前年減少三成多，交易金額亦減少了43%。

第二，當局會否在金額方面作出調整，例如實施兩級制，一級是普通眼鏡，另一級是遠視、近視或老花眼鏡？由於後者較為昂貴，當局會否作出較細緻的調整，令長者醫療券不會在配置眼鏡方面被濫用？

主席，近日疫情再趨嚴峻，很多行業的經營都非常困難，失業人數將會大幅上升。

局長剛才答覆時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大約2萬個職位的籌備工作已經進入成熟階段，我不知道成熟程度如何，是否已經進行招聘或受聘人士已經就任？另外餘下的1萬個職位，則要在未來兩年才推行，實在令人擔心遠水不能救近火。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選擇以兩年為期推出臨時職位的理據為何？可否加快推出相關職位？

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政府未有公布第三輪紓困措施及將會如何照顧餐飲服務業。政府在推出上述政策後，有否同時因應政策的影響，立刻向受影響的各行各業提供即時的補救措施？

一定繼續實施頗大的限制。政府有否考慮利用這屆立法會餘下的時間，即在本星期五最後一次財委會會議上，提出第三輪基金的建議？
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提到，現時有大約80億元應急款項，我相信如果短期內真的有需要就某些防疫抗疫工作"加碼"，這筆80億元款項應該足夠我們使用。

由於我們希望"保就業"計劃能夠從簡和快速推行，從而幫助有需要的企業，如果設計得太複雜，以避免出現濫用情況，便會造成很大困難，令整個項目更遲才能夠推行，也無法幫助有關企業。所以，我們便以3月31日作為截止日期。

剛才提到自僱人士，根據我們了解，在現時符合資格的21萬人當中，只有11萬人提出申請，換言之，還有10萬人可能不知道他們符合資格，也不知道他們原來是自僱人士。因此，我感謝大家，讓我藉此機會呼籲各位市民，要查清楚他們在強積金制度下的戶口性質，如果符合資格，我們在第二輪申請時會考慮讓他們重新申請。

由於實施前需要進行一些準備工作以配合措施的推行，我們因而希望在今年年底開始推行有關工作。
主席，我仍想跟進我的主體質詢第二部分有關自僱人士的申請。

主席，在設計"保就業"計劃時，我們的確曾考慮資助一半薪酬的上限應設在甚麼水平。我們發覺，只要稍為調高上限，例如由18,000元調高至20,000元，又或20,000元調高至22,000元，便會不成比例地增加整體開支。

代理主席，據報，兩支分別來自元朗和大埔的地區足球隊，早前宣布退出本球季的香港超級聯賽，因此只剩下一支地區足球隊角逐聯賽錦標。該情況令人關注地區足球隊的發展和前景。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主動了解上述兩支地區足球隊退出港超聯的原因；二是否知悉，參與港超聯的地區足球隊每年至少需要多少經費以維持運作；有否評估，政府現時給予地區足球隊的財政及其他支援是否足夠，以及有否為該等球隊制訂開源計劃；及三有否計劃全面檢討地區足球隊在促進本地足球運動發展的角色及作用？
代理主席，為推動地區足球發展，香港足球總會於2002年邀請全港18區成立地區足球隊參加新設立的丙組地區聯賽。在2002-2003球季，共有12支區隊參加，其餘6支區隊亦於2003-2004球季加入丙組地區聯賽。其後有部分區隊獲得升班資格，在較高的組別作賽及獲得佳績。

每支區隊獲資助的金額是根據其參與的足總聯賽組別而定。現時，參與香港超級足球聯賽、甲組、乙組和丙組聯賽的區隊獲得的資助水平分別為165萬元、55萬元、385,000元和33萬元。就議員質詢的3部分，我的回覆如下：一在2019-2020球季，足總原本安排港超聯的賽事在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期間舉行，但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港超聯的賽事在今年3月23日起暫停，並會延期至不早於今年8月復賽。有鑒於疫情的特殊情況，足總容許港超聯球隊自行決定是否參與港超聯復賽後的賽事。民政局和民政處一直與各支區隊保持聯絡，以了解它們的情況。據了解，佳聯元朗及和富大埔考慮到疫情影響、經濟下行壓力、球會的財政狀況及贊助商問題等，決定不參與2019-2020球季港超聯復賽後的賽事，而2020-2021球季亦只會參加甲組聯賽。二港超聯是香港最高水平的職業足球聯賽，所有參賽球隊須以職業球隊方式運作，並須符合足總的發牌條件，聯賽的競爭性及性質與其他組別不同。區隊與其他職業球隊一樣，需考慮球隊實力、發展計劃和目標，以及財務安排等因素決定是否參加港超聯賽事。近年參與港超聯的球隊，每隊每年經費不斷上升，由數百萬元至數千萬元不等。在2019-2020球季，港超聯共有10隊參賽，包括冠忠南區、佳聯元朗及和富大埔3隊有區隊背景的球隊。參與港超聯的區隊除了獲得區隊資助計劃提供每年每隊165萬元資助外，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當區每球季提供36節共54小時免費場地供訓練之用。區隊是獨立法人團體，須自行管理會務，包括其財務安排。無論是區隊或其他球隊，參與港超聯所需的經費各有不同，各項開支包括球員薪金、本地或海外訓練及比賽、宣傳及推廣費用等均視乎球隊的計劃和目標而定，幅度和差距可以很大。一般而言，球隊需要開拓收入來源和尋找贊助以維持球隊的商業運作和競爭力。三成立區隊參加本地聯賽的目的，是希望提高地區層面對足球的興趣及加強社區的凝聚力，其實區隊過去在培訓青年球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有很大成就。在2002-2003球季至2003-2004球季，18支區隊都是由最低組別的丙組聯賽開始參賽。其後它們的實力和表現不斷提升，多隊取得升班資格和贏得多項錦標。在2019-2020球季，參與港超聯的區隊有3支，而參與甲、乙及丙組聯賽的區隊分別有6支、6支及3支。過去10年來，18支區隊已在全港各區扎根，對香港足球的發展發揮正面作用。不論參與各級賽事，區隊除了在提高各地區對足球的興趣和關注方面作出重大貢獻外，亦為大量青年球員提供訓練和比賽機會，部分球員更獲選為香港代表隊和青年軍成員。整體而言，區隊有助提升香港足球的參與度和水平。民政局定期檢討區隊資助計劃的資助水平，有關金額最近曾於2018-2019球季增加10%。在完成2019-2020年度球季後，民政局會檢視各區隊提交的報告，並釐定2020-2021球季的資助水平。民政局會繼續透過區隊資助計劃，支持區隊和推動地區足球發展。
代理主席，根據政府現時的政策，無論區隊如何努力或力爭上游，即使球隊能夠參加港超聯賽事，他們仍然要自生自滅。政府政策上不鼓勵區隊參與香港的頂級職業聯賽，使球隊永遠處於業餘水平，而港超聯隨時沒有足夠球隊參與比賽，令很多支持香港足球的球迷唉聲歎氣。局長剛才說區隊扎根社區，可以凝聚地區對香港足球的支持，亦鼓勵更多青年球員向職業足球邁進，增加港超聯的競爭，提升香港的足球水平。代理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可否認真積極支持地區足球發展，例如，坊間建議為區隊設立配對基金，當它們參與港超聯及在地區覓得資金，政府便提供相若金額的資助，直接增加對區隊的財政支援，讓區隊有能力升班，參與香港的頂級足球聯賽。請問局方會否考慮這建議？
代理主席，多謝議員的意見。

我們會繼續透過區隊資助計劃，支持區隊和推動本地足球發展。
代理主席，很多人都知道我非常熱愛足球，佳聯元朗球隊自2003年開始加入丙組，後來升上港超聯，但很可惜，今年因經費問題要退出港超聯。

如要尋求外間贊助，老實說非常困難，加上疫情影響，商界未必願意大力支持。

過去很多值得推動的活動未必獲得支持，實在十分可惜。

有些團體亦反映，因為來年不獲撥款，一些較受市民歡迎或能夠帶來正面信息或凝聚社區的活動未能繼續舉行。

但近10多年來，我們的足球水平每況愈下，參與或熱愛足球運動的人數減少，青年人對這方面的興趣似乎越來越小。我想問，這是否因為政府沒有認真做工夫？

我在去年離任，但之前8年，我看到政府投放大量資源，例如，政府就足總的"鳳凰計劃"，每年提供可觀的資助，推動足球事業。

第五項質詢。

代理主席，早前"黑暴"期間，有失德教師煽動仇警及仇恨情緒，煽動他人參與違法暴亂，甚至鼓吹分裂國家，以致很多家長十分憂慮。

然而，我提醒局長，如果指引有效，就不會出現眾多肆無忌憚的教師。

基於局方的主體答覆，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公開失德教師的行為、身份及所屬學校，讓家長有知情權？

究竟教育局會如何處理網上言論？這些教師有否濫用言論自由宣揚自己違法達義的思想？我認為這對於學生有非常大的影響。

我請局方解釋為何他們做不到或不願意這樣做。

代理主席，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基本法》若干條文提及普通法，當中訂明：予以保留的香港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依照法律審判案件的參考，以及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另一方面，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已於上月30日，加入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並在本港公布實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研究，上述與普通法有關的《基本法》條文，是否適用於根據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提起的刑事訴訟；及二律政司司長有何理據提出以下說法："要求屬全國性法律的《國安法》的法律條文全部依照香港普通法的法律行文是不合理和不切實際的"？

代理主席，有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指出，雖然《港區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但兩者是平排並列的全國性法律，而《港區國安法》凌駕香港的本地法律。因此，沒有機制可以讓香港法庭裁定全國性法律抵觸《基本法》。雖然正如司長剛才所說，《港區國安法》兼顧國家和特區兩個法律制度的差異，對兩地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產生兼容和互補的作用，但我也想問司長，如何釐清《基本法》、香港法律和《港區國安法》的關係？如果列在《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跟《基本法》的條文，在法律理解上產生衝突，或未能充分協調，那麼解決機制為何？

代理主席，香港回歸23年，很多本地的法律人士對於國家的法律或《憲法》仍然認知不多，例如有本地的知名大律師誤以為《港區國安法》只適用於香港，不屬於全國性的法律，因而不能夠列於《基本法》附件三。雖然很多市民不是法律專家，但也認識到一項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為何不屬於全國性的法律？所以，很多市民關注到，在香港落實《港區國安法》後，代表政府作出檢控、代表被告作出辯護，以至在法庭上作出裁決的，是本地的法律人士及司法人員。如果連本地某些法律人士也對國家的法律原則和概念不清晰，又怎確保《港區國安法》能夠有效落實保護國家安全的目的？

她倒不如清楚告訴我，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第十九條所享有的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及"一國兩制"已經廢除，香港基本上已沒有《基本法》所容許的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

因此，《條例草案》建議為一系列的保險業務提供50%的利得稅寬減，亦對持牌經紀的某些業務的利潤提供50%的利得稅寬減。在《條例草案》下，直接保險人提供的再保險業務及某些類別的一般保險業務的應評稅利潤，均可以獲得稅務寬減。所以，我認為《條例草案》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藉着這些稅務優惠，推動香港繼續成為保險業樞紐。事實上，香港的保險業客觀上面對很大的競爭，我們周邊的競爭來自新加坡和其他城市，對我們的業務影響頗大。這些影響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便是再保險的業務。據行內人士兼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先生觀察所得，在過去數年間，不少保險公司面對劇烈競爭，特別是一些再保險的業務被新加坡取去，甚至大型的分保公司，例如瑞士再保險公司等的亞洲總部都遷往新加坡，這樣會在同一時間帶走很多保險人才，當然亦會帶走一些保險業務。

如何能夠作出調整，令香港保險業的業務更為廣泛，不止是長期的人壽保險業務，而是其他業務都能夠因為背後有龐大市場而有長足的發展？我亦留意到，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文件中，政府亦指出新加坡很厲害，除了提供稅務優惠的支援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策略，便是採用一些特定的方便營商措施，支援保險公司落戶該地。

我記得，我們早期考慮樓市"辣招"時，曾經提及一些公司如想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在香港購買物業時須支付相當高昂的"辣招"稅。

我想提供一些數字，讓大家看到一個現象。如果我們將2010年與2018年的整體保險業務作比較，2010年個人人壽保單的保費大約是1,600億元，而2018年則達到4,400億元，升幅接近3倍，真的不簡單，可能"波哥"在這方面作出很大的貢獻。但是，同期的一般保險業務，2010年的保費只有310億元，而2018年，則是531億元。

這些數字反映我們的保險業務側重於長期保險服務。

其實，這數組數字顯示香港的保險業務向長期保險服務傾斜，忽略了為工商界提供的一般保險服務，這種現象似乎很明顯存在。

更令我們憂心的，是香港的保險業界過度倚賴內地，令人質疑究竟這種市場發展方向是否健康。

我相信政府當局必須加以考慮。

面對與周邊市場、城市及國家的競爭時，香港的優勢是否能夠保持？

事實上，有關問題都不是我今天才提出的。

該份報告亦清楚指出，香港很多保險範疇，已經落後於亞洲其他競爭對手。當中特別提到，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及其他國際保險公司已撤出香港或縮減在香港的規模，顯示香港保險業的競爭能力走向下坡。

在這個環境中，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單靠減稅，自然只是杯水車薪。

我們過往因為旅遊業單一化，已經嘗到很大的苦果。今天，我們希望政府當局不要再把大灣區機遇當成靈丹......
議員應集中討論《條例草案》的優劣，而非論述整體的保險業政策。

對於減稅，我所抱持的尺度是，如果全民能夠受惠，我當然會支持，但如果只是某些階層或界別得到利益，這便要慢慢審視，正如早前我們曾審議一項關於飛機租賃稅務寬免的法案，我亦抱持這個原則來審視。第一，究竟保險業是否值得獲減稅；第二，減稅後能否令購買保險的市民受惠；以及第三，今次提出《條例草案》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要鞏固香港作為保險業樞紐的地位。我剛才聽到保險界代表陳健波議員表示，通過這項《條例草案》後，可以吸引國際公司來港開業，亦可以吸引保險專才來港工作。

建議的8.25%利得稅稅率會令香港的競爭力大致媲美新加坡。現時，新加坡為專項業務提供8%寬免稅率，為海事保險業務和經紀業務提供10%寬免稅率。"《條例草案》涉及的減稅政策在2019年11月底提出，我希望大家明白，這項稅務寬免並非因應疫情而向有困難的保險業界提供一項一次過的稅務寬免，亦非因應財政預算案而提供一些具時限的稅務寬免，而是一項恆久性的稅務寬免。可是，我認為如果在現時推出一些減稅措施，在這麼多行業中，究竟應否減免保險業？我認為保險業在這段期間其實是在經營上最不受甚麼影響的行業，也可以說是其中一個獲利最豐厚的行業。

歷史亦證明，無論香港經歷甚麼風浪，也甚少有保險公司結業，即使是經濟衰退及面對疫情，大家也要購買各類保險，無論是做生意或營運，均同樣賺到盤滿缽滿。

"我單單看政府的文件不理解，為甚麼這5類要除外，這5類不是最直接香港人必須面對的保險項目嗎？如果能夠獲得寬減，"羊毛出自羊身上"可能令更多市民受惠。關於這項有關減稅的條例，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政府現在建議寬減保險業部分業務稅率，保險公司在這方面得益後，會否將保費下調讓市民受惠？

另外，在現在的時局環境下，不能不作一點討論。我十分懷疑單靠保險業界的利得稅寬免，是否便能夠做到政府或陳健波議員所說的，維持香港作為國際保險樞紐？減稅的目的是為吸引更多保險公司來香港開設業務。但是，觀乎當局所引用的例子——即競爭對手——新加坡、紐約、瑞士、百慕達群島、倫敦等，他們全部有一致穩定和可預見的司法制度，令保險公司可以有一個穩定的經營環境，而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前，我也覺得香港有這些優勢。

這段時間有多少海外公司、跨國企業或一些國際新聞傳媒都表示會撤出香港，這是一些很實在的例子。市民甚至擔心在網絡上發表一些貼文或一些中國政府不喜的言論會觸碰到紅線，或者說某4個或8個字會被拘捕，被指違犯《港區國安法》。現在特區政府很喜歡這樣做，即使未必違法，也希望有一個阻嚇作用，有些國家因而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他表示，香港人的自由被奪走，要強推《港區國安法》的中國為壓制港人負責。行政命令的細節要求，查封任何被確定負責或參與......主席，我當然會返回這項辯論，我現在是論證我的第三個論點，即究竟現在稅務寬減50%，能否令香港繼續成為國際保險樞紐，或者超越新加坡，爭奪有關的生意。